第一項質詢。

主席，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十分詳細，不過，令我真的感到很震驚的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的最後數行說，操守議會"曾就《守則》編寫實務指引及參考事例，並於2016年進行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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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1990年至今，已經過了31年，為甚麼有那麼多家長向我投訴，他們想投訴教師專業失德，也未能找到相應的條文，指出教師失德和他們沒有做到的？因為那些強烈的反對意見，就連對他們教育界自己訂立的專業操守作出評估或改變，也能被他們否決呢？

不如由教育局重新編寫吧。

主席，2018年推出了局長剛才說的"T-標準+"，但就教師和校長的專業角色方面，都沒有提到需要守法這個規定。反而在1990年公布的《守則》卻訂明，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局長剛才說了一大堆話，但我不明白的是，為何政府不可以帶頭推出一份官方指引——即使不是守則也好——將兩種元素結合起來？我相信無論學校或教師都比較容易遵守。

學校作為教師的僱主和管理者，學校管理層——當然包括校長和校董會——有重要的責任。我想請問局長，鑒於現時只有《香港教師專業標準參照》和《香港校長專業標準參照》，當局會否針對學校管理層的校董會——是校董會——制訂適合的專業參照標準呢？

教師在課堂上所說的話，如果學生沒有把這些信息帶回給家長，他們根本無從投訴，而且亦擔心投訴後會被報復。所以家長有兩個擔心，第一，投訴會否得到私隱的保障；第二，學生會否遭受報復。因此，為何社會上有很多聲音認為，可否在課室內安裝鏡頭，拍攝老師如何授課呢？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當局會否再考慮市民的提議，在課室內加裝閉路電視，令教師授課時，真正能夠為大家提供透明度呢？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句說："教師肩負傳承知識、熏陶品格的重要職責"，但在過去數年——張宇人議員說的是2014年，我則是說2019年的"黑暴"時期——我們看到整個教師團隊確實有部分害群之馬，至於多與少，我認為我的看法和局長的看法不一致。梁志祥議員剛才特別提到CCTV，是考慮將來的事情，但我亦要告訴局長，遲來的公義，絕對不是公義。兩年過去，就如"爆眼女"事件，有學校教師拍攝畢業照時，帶頭按着右眼，挑動社會矛盾；有教師領着數名"學生妹"，在自己學校門口的招牌前按着右眼，挑動社會矛盾；有些還帶領學生出去"衝"，甚至參與非法集會。張宇人議員剛才說，30年來也沒有進行檢討，而我認為秋後算帳才是我們唯一能夠尋找公義的方法。我想問局長，特區政府對於我剛才所說這數個case的教師，有否作出懲處，抑或只是譴責便算？如果他們繼續用這樣的態度，留在教育團隊內教學，老實說，我直到今天也絕對不會放心。

第二項質詢。

近年有多名註冊社工被裁定非法集結或襲警罪名成立，並被判處監禁。有團體向負責社工註冊及紀律事宜的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作出投訴，要求註冊局取消該等人士的社工註冊。然而，註冊局基於有關罪行不屬專業失當行為，拒絕他們的要求。

主席，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是根據於1997年通過的《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

註冊局獲賦權訂定和檢討社會工作者的註冊資格標準、擬訂和審批《工作守則》、管理註冊制度及處理紀律事宜。註冊局可決定被裁定犯了刑事罪行的人士，能否註冊為社會工作者。

就處理對註冊社會工作者的投訴，註冊局須委任紀律委員會進行研訊及就應採取的行動向註冊局提出建議，以供註冊局就投訴作出最後決定。就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一及二根據註冊局提供的資料，由2018年1月至2021年4月，共有7名註冊社工向註冊局呈報就刑事罪行被定罪及判處監禁，當中暫時沒有涉案人士被註銷社工註冊身份，亦沒有時任註冊局成員。就這7名人士，註冊局正考慮1名人士的個案；2名人士正待法庭上訴裁決；1名人士未有申請將其註冊續期；註冊局裁定另外3名人士的定罪不影響其註冊續期。該7名人士所涉及的罪行並非任何屬《條例》附表2所指明的罪行。所涉罪行類別及刑期的分項資料載於附件。三註冊局是一個法定機構，其組成、權力、職能、註冊規定及紀律處分程序已在《條例》訂明，只要註冊局按照《條例》的規定處理社會工作者的紀律管制及相關事宜，政府不宜干預。因應社會對註冊局的工作有不同意見，政府會建議註冊局考慮適當措施以提高其運作透明度，以及加強與持份者的溝通。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政府不宜干預。如果政府是不宜干預的話，為何政府要委任6名成員加入註冊局呢？既然政府不宜干預，那全部由社工負責便可。

註冊局有8名成員是社工，有6名成員是委任的、有1名來自社署——我相信該成員不會投票，亦不會發表意見。既然是這樣，註冊局怎可能會對一些犯錯、被裁定犯了刑事罪的人作出裁決呢？

可是，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只有違反附表2訂明的罪行才會受到制裁。這種說法令人不信服。

主席，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所有相關專業組織，特別是透過立法授權作為一個自我監管的組織，一般的成員比例都較多為與業界相關的專業人士。

主席，在2019年7月一宗毆打案件中，有人在眾目睽睽下禁錮一名女子，大家駭然發現當中涉及一名社工。

社工本來的職責是要處理青年人的情緒，但我們現時看到他竟然牽頭打人、禁錮，肆無忌憚地犯法，最令人擔心的是，這些害群之馬恐怕並不局限於一兩人。

政府有甚麼可以做？現時當大家對社工與青少年有密切接觸有所質疑時，局長是否甚麼都做不到？
主席，我首先澄清，在主體答覆所說的"不干預"，是指當註冊局按照《條例》的規定處理社會工作者的紀律管制及相關事宜，政府不宜干預。如果註冊局不按照《條例》的規定處理社會工作者的紀律管制及相關事宜，政府便有責任去處理。所有這些專業的自律行為，是透過立法會或前立法局通過的相關條例，授權有關團體作為自律組織，所以這個授權是來自社會及立法會。所以，如果有關組織不能夠負起這個責任時，政府或立法會當然有責任看看這個授權是否需要作出任何修訂。
立法會現時就是發現這個授權出現問題，局長，在資源撥配等方面，你會否與這些出現了害群之馬的機構掛鈎呢？

主席，小部分社工守法意識薄弱，亦有參與激進及違法的集會，激化社會矛盾，作出違法行為，令社工的專業聲譽受損，嚴重影響社工的專業形象。而且，這些違法行為涉及背後的思維，我亦很擔心一些"政治上腦"的社工、抱持違法思維的社工，會透過工作關係影響很多服務使用者，特別是青年人。可是，註冊局最近對這些違法社工的處理，令社會人士非常失望，覺得他們面對的是"零處分"，並沒有實質的紀律處分，莫說是被吊銷牌照，就連實際的處分也沒有，令人覺得註冊局包庇及縱容這些違法行為。局長剛才不肯說改組，我覺得改組這件事，政府不能夠蒙混過關。我希望改組以加入服務使用者的代表及相關社工院校的代表，由政府委任。這些人如社工院校的代表，同樣是社工身份，同樣可以符合社工人數佔較大比例的情況。我亦想問局長，能否檢討現有《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的條款？因為現時《工作守則》的條款中，沒有一項條款是要求社工須遵守法例、尊重法治，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令社工守法意識薄弱的原因。

如果社會人士或受影響人士對註冊局的工作——特別是關於紀律處分——有所不滿，他們可以作出投訴，或者如果涉及有關案件，亦可就註冊局的決定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主席，局方今天的主體答覆令人失望。現在的問題是"黑暴"社工干犯了非法集結和襲警等罪行，但因為非法集結和襲警並非《條例》內的指明罪行，所以註冊局找到"法律罅"來包庇和"放生"有關人士，免他們面對任何紀律制裁。可是，《條例》第25條已清楚說明，如果干犯可被監禁的罪行，註冊局也可作出紀律制裁，但註冊局這次沒有這樣做，是"隻眼開，隻眼閉"，明顯地在縱容"黑暴"社工。真是情何以堪。主席，我的問題是，既然如此，局方是否應該考慮修改《條例》，至少將襲警和非法集結等"黑暴"罪行納入《條例》的指明罪行中，表明干犯這些罪行也應要被"釘牌"，以正視聽？
正如我剛才回答另一位議員的補充質詢一樣，如果社會上有聲音，認為有關組織或法定組織沒有履行有關條例的功能，當然，政府便有責任看看這些工作，我們一定會聆聽社會的意見。不過，我有一個事實上的澄清，因為剛才有兩位議員先後表示註冊局沒有對有關社工作出任何懲處，這是與事實不符的。
主席，如果有社工犯了參與非法集結、暴動等罪行而被判罪，之後仍可繼續當社工、不用被吊銷牌照的話，這便證明現行機制本身出現了問題。局長剛才說，如果聽到社會有聲音，他們便會回去想想，但這其實是推卸責任。局長，局方不應聽到社會有聲音才回去研究十年、八年，然後再作出改進，而是應該在看到社會出現問題，尤其是現在特首、"一哥"以至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青少年守法意識薄弱......我們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當看到有社工、有老師、有學生均作出違法行為，便知道這個問題多麼嚴重，政府便應檢討現時的問題所在。如果出現我們剛才所說的情況，政府應主動作出檢討。如果法例有漏洞，便應修改法例。如果現行機制有漏洞，便應修改機制，而不是一直被動地看看社會有何反應、有何共識，看看問題有多嚴重。待問題繼續惡化，政府才慢慢研究十年、八年，這正是我們現在常說，政府為何不能主動做事。

否則，當局接下來向我們申請要有多少名社工、要增加多少資源，但社會目前有很多家長和市民也不滿意，我們又如何支持這些工作呢？
主席，我深信在議會內，大家也同意政府進行任何立法工作時，均會聽取社會意見，我相信大家不會反對這一點。任何處理立法的工作，一定要聽社會的意見，也當然聽議員的意見。
主席，我覺得局長的回答方法......局長，不如大家別爭拗。局長最喜歡、最強項，就是"撩交嗌"，以及與人有口舌之爭，這又何必呢？議會時間很重要。

大家覺得註冊局在處理一些違紀行為的時候，得不到社會認同其決定是正確的。所以，我們問局長，究竟政府會否考慮修訂《條例》？

其他註冊局處理紀律委員會的時候，業外人士與業內人士的比例與這個註冊局並不相稱，所以我們才問局長究竟政府會否修訂《條例》。

主席，正如我剛才的答覆，我們已聽到議員的意見。
主席，我本來不想再錐着局長，但局長剛才的答覆和態度，的確令人覺得他究竟是想做還是不想做。議員的意見是建基於2019年的"黑暴"，看到有多麼大的"毒瘡"——教育是其中一個"毒瘡"，楊潤雄局長剛才已經很積極的回應，表示回去會看看，他會做。第二個"大毒瘡"是社工，局長剛才還說，如果要被嚴懲處理，須獲得整個局的一致贊同。哪會有一致贊同？

主席，議員也會明白，一位局長站在這個位置聽過大家的意見後，並不是立即便作出一些政策上的決定，我聽到大家的意見。當然，在政府內，究竟是否需要進行有關修例的研究工作，這是政府的決定，我當然會與其他同事商討這個問題。我一定要聽大家的意見，而並非即席在這裏答覆議員我們會去做，這不是應該採取的處理方法。

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表示，由於廢物管理產生的碳排放有高達九成源自堆填區，擺脫依賴堆填區有助香港深度減碳。不過，政府目前仍然要求立法會支持擴建新界西堆填區，而第一座轉廢為能的設施尚在興建中，日後每天亦只能處理3000噸都市廢物。主席，我想問局長，政府有何具體計劃，以擺脫依賴堆填區直接處置廢物？

主席，我想問局長，他在主體答覆提到，廢物管理產生的碳排放有高達九成源自堆填區，我想問政府，現時正進行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而新界西是大灣區的中心點，即屯門龍鼓灘附近，該處有很多設施，包括煤電廠、回收園等。

主席，轉變經濟和生活方式可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推進碳中和是全球的趨勢，我非常支持政府今年更新《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具體落實香港在2050年邁向碳中和的目標。現時，香港有三分之二的碳排放源自發電，如果要達至碳中和，必須大幅提升零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在整體發電燃料組合所佔的比例。局長亦承認香港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有調整的空間；另外，香港山多平地少，單靠本地生產的可再生能源難以達致碳中和的目標，即使是倫敦、紐約等大城市，當地使用的可再生能源也是依靠其他地區輸入。我想經主席詢問政府，就香港來說，除了本地兩家電力公司的減碳項目及上網電價計劃外，未來有甚麼措施可提高本地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呢？政府會否考慮加強區域合作，從境外輸入可再生能源？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頁第二部分提到，政府一直通過粵港環保及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小組提出一些具體的工作及進行很多交流，但就這些合作和交流來說，我曾接觸的環保業界其實有幾個更加關心的課題，我想就着這些課題向局長提問。局長指出在減碳和排碳方面已訂下目標，但很多業界朋友更加關心的是，在這種互動下，如何令綠色行業在這些安排上既有商機之餘，亦可以連接與內地的互動而不會出現兩個標準？局長有何具體措施或成效指標，以回應現時綠色行業最關心的問題呢？

香港作為現代化，高密度的大城市，整體的碳排放，以至個別行業或企業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減排空間。最近國家通過的"十四五"規劃提到推動全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而在剛剛1個月前發布的廣東省"十四五"規劃綱要，更提到可以利用香港的對外開放優勢，協助建立大灣區的統一碳市場。

大家也知道，服裝是全世界第二種最大污染的產品，他不去處理，如何做到他現在說的碳排放目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第四項質詢。

同時，政府一貫有安排支援有經濟困難的人士及家庭，不論他們是否單親或贍養費受款人，其中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上述兩項計劃均特別照顧單親家庭的需要，例如綜援計劃向單親家庭提供較高的援助金額，而職津計劃則為每名合資格兒童發放兒童津貼，單親家庭的基本工時要求亦比非單親家庭的要求寬鬆，只為每月36小時。

此外，政府一直有進行宣傳和舉辦教育活動，以持續加深市民了解贍養費支付人的責任、贍養費受款人的權益和受款人未能收取贍養費時可使用的服務。現時，倘若被法院命令支付贍養費的一方拖欠款項，受款人可啟動有關強制執行判決或命令的法律程序，強制執行法律程序包括發出判決傳票、押記令、第三債務人的命令、扣押入息令和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

法庭在頒出交付羈押令作為藐視法庭的判罰時，會考慮相關因素，包括拖欠贍養費的數額、拖欠時期、判定債務人是否明顯是一直罔顧法庭的命令。此外，為了取得贍養令所訂出的贍養費，贍養費受款人可向法庭申請禁止令，禁止贍養費支付人離港，有效期為1個月，但法院可應判定債權人的申請，將命令續期不超逾3個月。我們會繼續檢視收取贍養費和執行贍養令的制度，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追討贍養費。三我們知悉有一些海外國家或地區設有專門處理贍養費的事宜的機構或計劃，因此政府已透過家庭議會委託了顧問團隊進行研究，以檢視現行有關收取贍養費和執行贍養令的制度、探討包括海外贍養費制度的利弊及相關行政和立法措施的安排，以及它們是否適合套用於香港的情況等。目前，研究正在進行中。待研究完成後，研究報告會提交家庭議會考慮及討論。政府會因應研究結果、家庭議會的意見及其他相關的因素，考慮未來路向。
主席，社會和政府長期忽視這些離婚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的需要。追討贍養費的問題，其實很多社福機構、團體、很多單親家庭的組織在這數年不斷向我求助和反映，我們在議會內亦有反映這方面的意見。我看過很多單親媽媽一邊說一邊哭，真的很慘。根據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好像看到在香港，相關人士有很多事可以做，如果沒有錢，可以申請綜援，如果追討贍養費不果，可以打官司，申請法庭禁制令。但事實是，很多單親媽媽要外出工作，才能免受有時能收到、有時收不到贍養費的影響。

如果她們一旦失業，同時未能收取贍養費，整個家庭，包括小孩的生活費也完全沒有着落。

即使可以申請法庭禁制令，禁止支付一方離港，但訴訟期可能要兩三年，受款人還要先拿錢支付律師費。所以，就我們聽到的眾多個案而言，現時整個制度無法協助需要追討贍養費的單親家庭，尤其是單親媽媽。因此，我真的希望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可以研究仿效外國設立統一的機構和計劃，真正協助這些單親家庭追討贍養費，方法有很多。如果政府繼續這樣答覆我們，這些單親家庭面對的問題其實一直被忽略，亦未能解決。

我們在進行研究檢討時，並沒有停步。

另外，剛才提到申請法律援助的安排中，我們翻看過去5年，法援署平均處理執行贍養令申請的時間大約為50多天。如果有關人士透過法援署申請獲得法律援助證書，但遇到被拖欠的情況，亦可以申請擴大法律援助證書的範圍來執行贍養令。其實，我們會繼續審視細節，從用者的角度出發，繼續優化現有的制度。當中，就簡化綜援受助人追討贍養費欠款的程序，我們亦正進行一些改善。

在研究完成後，我們會再向家庭議會匯報。同時，我相信我們屆時亦會與議員研究及考慮將來的發展方向。
主席，其實，看到主體答覆，尤其第一段，我真的很生氣。我們現在說的是如何追討贍養費，局長還要跟我們說"和睦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很多單親媽媽真的看到"眼火爆"。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悉，近年家事法庭有很多襲擊案，如前夫刀刺前妻等，也有大律師被襲擊。

所以，女士提出申請交付羈押令或判決傳票非常困難，門檻非常高。我想問局長，有否備存數字，顯示過往這麼多年，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因為沒有支付贍養費而被捕入獄呢？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以往我在勞工及福利局工作時，大家也曾提出類似問題。婦女尤其是單親婦女面對的困難，不僅涉及贍養費的問題。很多時候，如果能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例如託兒服務，她們便可以騰出自己的空間和時間來工作就業，所以我們需要檢視整體政策。

首先，我們要搜集有關香港人口的情況。

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我們會包含離婚人口的年齡、經濟背景和執行情況。過去，我們希望能夠盡快進行研究，但因為疫情，訪談工作略為拖慢，但不會停止。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會同步優化現有制度，尤其是很多經濟上很有需要的家庭，例如他們申請綜援時，有些優化的內容無需等我們完成報告就已經推出。

主席，政府多年來一直鼓勵運輸業界試驗及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包括電動及混合動力的公共小型巴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政府推動小巴服務營運者轉用電動小巴的工作的最新進展；有否就此制訂時間表；二鑒於政府正推展在觀塘市中心公共運輸交匯處設置電動小巴快速充電設施及提供相關收費充電服務的試驗計劃，該計劃的最新進展為何；及三鑒於有小巴服務營運者表示，政府一直未能解決電動小巴充電設施不足的問題，是令業界對投入更多資源轉用電動小巴感到猶疑的主因，政府有何新方法解決此問題？

主席，就局長的主體答覆，坦白說，不知道情況的人會覺得這樣也不錯，但知道實情的人真是"得啖笑"，被局長嚇死。局長的主體答覆，驟眼看來政府好像做了很多工作，全盤計劃也做得不錯，但重點是局長的主體答覆沒有用大量篇幅回應現在業界和市民的關注。市民的要求很簡單，希望政府能夠做好促進者、推動者的角色，在電動小巴方面，乘客可以舒服而安全地回家，在交匯處候車時至少不會一頭廢氣。

局長，我想告訴你，如果政府有決心做的話，是否真的......"財爺"今年撥出8,000萬元，但要到2023年才展開試驗計劃，到2025年才推行。

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究竟當局有沒有一個成效指標，推動在公共運輸交匯處落實計劃？

剛才我聽到局長表示，招標有數個有興趣的parties入標，但沒有一個合適。正如局長剛才所說，小巴在全球來說是特別的車種，透過一般招標，符合要求或有興趣的人士的確少之又少，當局會否考慮主動出擊，例如在內地有很多製造電動車的車廠，只要特區政府能夠抱持誠意的態度，也可以邀請內地廠商來港落標，當局有否這樣做呢？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然而，荃灣海旁的海水現仍不時散發臭味。此外，葵涌貨櫃碼頭的貨櫃船於泊岸後仍持續排放污染物，造成空氣污染問題。

主席，局長有時候說話有點前後矛盾。停車熄匙便說可以減少碳排放，但停船熄匙卻說沒甚麼作用，這說法令人難以理解，但我想追問的是有關荃灣的旱季截流器的問題。這4個旱季截流器，我們當時一起爭取及等待了10多年，政府告訴我們設置後將可達致七成改善，但近來居民卻發現海水依然有臭味，有時候甚至較以往更臭。以往建造旱季截流器時，我曾經提出一項建議，就是為何不在下游一次過收集所有污水？這樣便可以一了百了，但當時得到的答覆是無須這樣，只要在上游做便可以，但結果現時又要在下游再做。

即使要來立法會申請撥款，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也會很支持這類改善民生的措施。局長會否就着這項有利於處理海水臭味的建議，提早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讓它可以盡早實行呢？

主席，就着荃灣的海水臭味問題，政府必須認真處理。

不過，現時已經動工的，只有九龍區大角咀住宅區海旁的櫻桃街，其他仍然納入在中期發展，有些更未有選址，紅磡、土瓜灣和長沙灣的工程亦要等到2029年才完成。所以，首先，局長可否把這些工程盡量加快呢？因為近岸有很多居民居住。另一方面，在2029年之前有否短期措施，包括使用氣味控制水凝膠和清理污泥，多做一些工作，令短期內也可以減輕臭味，以及有指標性的作用，可以按一些指標作出檢視呢？

主席，荃灣海水臭味的源頭是因為荃灣舊樓的糞渠污水流入大海，環境保護署估計由錯駁渠管引致的污染排放量約佔全港近岸水域總污染排放量的三成，是海水臭味的根本問題，治本方案是處理日久失修和喉管錯駁的問題。荃灣"三無大廈"林立，業主把污水管誤駁雨水渠，環保署按照《水污染管制條例》展開調查，然後交由屋宇署對違例建築工程採取執法行動。申訴專員公署早前批評政府部門處理舊樓錯駁渠管的個案出現延誤，環保署的數據顯示，荃灣區有23宗這些錯駁的個案，當中七成個案積壓超過兩年，有些個案拖延超過11年。今年3月，申訴專員公署建議環保署檢討這項條例，考慮修例提升該署的執法效能，以及要求屋宇署加強向不遵從法定命令的"三無大廈"業主提出檢控。

主席，局長的答覆提到旱季截流器，其實當時政府部門代表在上屆區議會解釋時，提到旱季截流器在設置後便能夠這樣、那樣，是很厲害的。但現在卻發現沒有這個果效，而且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其實這是污水流出的問題。局長，在剛過去1年多的疫情中，署方由最初不檢驗污水，到後期會去檢驗一些樓宇的污水渠，以檢測是否存有病毒。其實當局也知道，特別是在一些舊區，污水渠是有這些問題的。

這樣既可解決舊樓污水渠錯駁和環境問題，因為環境污染也是由局方負責的，另外亦可一併解決臭氣的問題。

主席，政府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很多時也會本末倒置。

為了達致最明顯的效果，於是返回我最初向部門提出的建議，在海旁設置旱季截流器。

我希望政府可以再次清醒，將這個旱季截流器及鄉村的排污問題徹底解決，這才是令海水不再傳出臭味的更有效辦法。我想問政府，會否檢視有關效果，是否可以將一些工作做得更加徹底呢？

政府法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有關的《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800萬香港人跟14億內地人民是命運共同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今年3月30日全票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敲定了香港未來特首、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的選舉辦法。選委會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增加了第五界別，加入了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而立法會議席則由70席增加至90席等。這次改動被視為是在頒布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條例後，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另一步。格局小的人會將目光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決定的細節，認為地區直選議席減少了，國家任命的人增加了，民主便倒退了。不過，格局大的人會將目光同時放在"一國"及"兩制"上，以國際形勢，歷史定位及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判斷今日的完善選舉工程。熟悉中國政治、歷史，以及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的人都知道，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才有機會真正達致普選特首及成功落實"一國兩制"。試問哪個國家會放心把管治權交給不愛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人行使呢？香港人十分熟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但其實要了解"一國兩制"，也應該熟讀《憲法》第三十及六十二條。今次頒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央便特別強調《憲法》第六十二條，說明中央即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和制度。大家看到國家在這個歷史時刻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也是負責任及有承擔的表現。我相信完善選舉制度，除為確保特區的管治安全外，也要提高香港管治團隊從政者的質素，其中一個可以預期的效果，便是溫和、理性的從政者，包括反對派中的理性聲音，不會被激進勢力欺凌和排斥。我在2008年加入立法會，目睹有議員在莊嚴的議事廳內擲出第一隻香蕉。直至2020年，幾乎整個反對派都加入了戴耀廷的"攬炒十步"，意圖拉倒政府運作——香港病了。2020年6月，中央及時頒布《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社會恢復安寧，以法治亂，即時見效，但距離香港真正做好"一國兩制"的工作仍有一段路。由2014年的違法佔中至2019年的反修例騷亂，香港在極端情況下可以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最令人慘不忍睹的是新一代被"洗腦"，變成不尊重法治及唯我獨尊的產物。只有自我，沒有大我的民主，實際上是民粹，亦可以變得十分恐怖。王振民教授指出，現時完善選舉制度的工作，是補上"一國兩制"中"一國"的部分。就這方面，香港回歸了24年，一直做不好，這次修訂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落實《基本法》的基本步，即第一步，就是"愛國者治港"及強化均衡參與，令立法會更具廣泛代表性。早於1990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姬鵬飛主任曾說，香港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亦寫得很清楚，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若有任何改變，均應遵從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令到社會各階層、各界別也有均衡參與，有利行政主導的體制的有效運作，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中央來說，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息。《基本法》頒布至今31年，香港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情況有轉變，本來很正常。世界局勢變幻莫測，反對派毫無底線、不擇手段的想取得過半數，以圖奪權，直接威脅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連本來應該實事求是、專注民生工作的區議會也變成高度政治化。選舉數目增多，但服務質素下降，連一幢樓宇的一個法團也爭拗不休，家嘈屋閉至深夜。區議會選舉已經嚴重變質，不是為民生，只是為"政治顏色"，令很多不同人才不想參加選舉。為了確保香港主權不會落在"攬炒派"手中，害到香港民不聊生，永無寧日，中央不得不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相信《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愛國者陣型將會擴大，立法會將會恢復選委會界別議席，多開一個渠道讓有志之士參加議會工作。日後無論是從哪個渠道加入，我相信這些議員本身應該是有專長、有能力和有服務市民的心，他們要向全港市民負責，接受公眾的監督，即所謂"接地氣"。我是直選出身，直選議席減少了，我們當然會少了機會，但我相信在取消比例代表制後，選舉文化將會改變，候選人不能單靠激進當選。我相信日後無論是經地區直選、功能界別或選委會界別產生的議員，來自建制派或反對派也好，他們也是愛國者，一定會做好議員的本份，監督政府，建言獻策，向市民證明國家落實"愛國者治港"，除了確保國家安全，亦能夠提高香港的管治和議政質素。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民生管治得以改善，市民一定能夠明白國家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苦心，是要為香港未來數十年繁榮穩定奠下基礎，甚至可以為香港爭取"一國兩制"的另一個50年。香港回歸之後，一直是國家非常珍愛的地方，亦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擔當過重要的角色。說得白一點，回歸前，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並不是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香港能夠令國家願意以"一國兩制"方式處理回歸問題，主要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優勢，包括低稅制及自由市場體制等，亦包括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文明及高效率管理。這次中央為香港進行的"手術"，為的是要香港在"一國兩制"的道路上走得更穩，不至於因為內耗及外國干預而風雨飄搖。"手術"完成之後，大家仍要留意香港的康復情況，始終康復不會是一時三刻的事，要時刻居安思危，不然我們一定會落後於形勢，被鄰近的城市追過。香港必須把握這次機遇，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發展，在法治文明的基礎上，好好發揮資本主義的優勢，配合國家發展藍圖，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努力改善民生，認清自己在國家的定位，才可以保住香港作為"東方之珠"的美譽。

立法會今天恢復《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具有重大意義，亦標誌着《條例草案》進入關鍵的最後審議階段。

過往凡是改動政制，都會採取"三步曲"或"五步曲"的做法，但這種做法不盡善之處，在於涉及冗長和複雜的立法程序，需要花費很長時間，難免引致此起彼落的意見爭拗，絕對不可能像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般，可以在短時間內，優質高效地順利完成。香港回歸以來，選舉實踐中暴露了制度漏洞和缺陷，對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構成了重大現實威脅。中央政府當機立斷，依據憲法權力，在國家層面採用"決定+修法"的方式完善了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其實，這是保證立法會可以高效率、高質素地完成本地立法的關鍵所在。

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內容清晰而詳實，對隨後特區行政及立法機關進行本地立法工作，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亦保證在正確的軌道上加速前進，可以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必須指出的是，這次全國人大的《決定》完全沒有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有關達致普選的最終目標。我們深信落實經完善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和保障社會整體利益，將有助促進香港的民主穩步發展。對此，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說得很清楚："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當然需要多項舉措、綜合施策，而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對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和長遠性，亦有以下數點看法：一、是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治港方略，在"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二、是維護香港特區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治本之策，是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沒有退讓的餘地；三、是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從夏寶龍和張曉明的論述可以看到，新選舉制度屬於"一國兩制"體系中的基本制度，是一種長遠安排，絕非權宜之計，將貫穿"五十年不變"的後半期。完全可以預計，將來落實《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也一定是以這個新選舉制度為基礎的雙普選。最近，泛民幾個主要政黨仍糾纏於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會否繼續參選，如民主黨領導層表示最快在9月會有決定，而公民黨中人亦把參選描述得是非常委屈。不過，大家一定仍記得，去年年中，泛民在是否延任議席的問題上，同樣惺惺作態。剛開始的時候，泛民將球拋由民調決定，當他們發現多數民意並不認同他們延任時，為了達到留任的目的，亦以不同的理由繼續留在議會，直至所謂總辭。現在泛民同樣面臨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有理由相信他們還會重演去年那種半推半就的戲碼。中央官員已強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要香港的社會政治搞"清一色"，反中亂港分子和反對派是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對此，張曉明副主任說得非常清楚，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中也有愛國者，他們將來仍然可以依法參選、依法當選，亦可以說，在新制度下，合乎資格的泛民人士的參選渠道肯定是暢通的。中央全面落實"一國兩制"，當然會尊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包容香港社會的多元構成，自然也為泛民提供合法的政治空間。或許有些人會問，選舉委員會的調整是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要素，既被賦權選舉產生40名立法會議員，亦掌握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提名權，這是否代表中央操控立法會的組成？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完善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是通過重新構建選委會和賦予新職能，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令政治體制有更廣泛代表性，同時建立資格審查機制可以確保候選人符合愛國者要求，進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這次完善選舉制度，實現選委會總人數擴大至1,500人，同時增加一個界別，從而改變香港社會長期以來的固有利益結構，其中的意義十分深遠：一，由選委會界別經選舉產生的議員，在立法會所佔的議席會多於功能界別議員和分區直選議員的議席，可以克服功能界別和地區代表的利益碎片化和局部化，保障立法會的整體利益取向。二，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至90席，為有志從政的人提供更多機會，未來更多德才兼備、視野廣闊的愛國優秀人才得以進入立法會，助力實現香港特區的良政善治。三，在新的選委會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作為第五界別，這個界別的人士對國家事務有比較多的了解，有較強的國家意識，更了解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是國家和香港的橋樑。總而言之，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部分立法會議員，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選民基礎上有共同點，有利於行政和立法機關溝通及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最後，我想說的是，即使今次的《條例草案》順利獲得通過，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本地社會立即"一天光晒"，難道積壓已久的深層次矛盾馬上可以迎刃而解嗎？畢竟，任何制度的落實也需要人的參與和推動，希望所有有志之士精誠合作，為國家、為香港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回顧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英國在1841年佔領香港後，雖然在1843年成立立法局，但當時只有總督和3名官守成員。香港立法機關自此亦一直只由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所組成，並沒有任何議席是經選舉產生。直至1984年，中國和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指出："收回香港地區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首先在去年6月30日訂立《香港國安法》，然後在去年11月11日為香港澄清了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接着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我亦感謝特區政府官員，無論是律政司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全體人員，這600多頁的《條例草案》非常精細，我知道一定做了大量工作。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議員指出，雖然我們用的時間不太多，3月尾開始研究政策，然後逐項審議，17次會議、50多小時的馬拉松工作，我們每一位也很認真的審議每項條款，提出了很多意見，多謝局長亦接納了。我相信如果後人將來撰寫"特區誌"的時候，會視通過《條例草案》的時刻為一個充滿歷史意義的時刻，確保了香港的政治安全，確保了"一國兩制"可以根據初心的軌道發展，可以一直行穩致遠，到2047年甚至更長遠，亦解決香港人積壓已久的多個經濟、政治、民生問題。所以，我非常歡迎《條例草案》。我亦趁此機會發表一些個人觀點。很多外國政府無理指責，說北京修改附件一、附件二是破壞"一國兩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主席，我手上的是我的私人珍藏，真的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擬版本，1984年12月正式簽署的也是這個版本。《中英聯合聲明》的確是兩國之間的聲明，當中包含3個聲明。第一個聲明，中國政府說會在1997年7月1日恢復行使主權；第二個聲明是英國政府說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回中國；第三個聲明是北京政府列明對香港12項基本政策，其中沒有一個政策說會在香港推行民主或普選，亦完全沒有提到立法會的組成。所以，立法會怎樣組成，原來是國家的自治範圍。說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的自治，這些完全是毫無理據，值得譴責。至於普選，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賦予香港的，但香港走普選的歷史相當短。我相信局長也知道，港英政府在1979年麥理浩總督訪京之後知道要交回香港，才急急推行地方行政。當年亦帶挈我得到第一個署理首長級政務官的職位，在新界民政處協助鍾逸傑司長推行地區選舉。所以，香港推行普選的日子很短，1982年才有普選的區議會選舉，1985年立法會開始有功能界別選舉，1991年有立法會直選，只有20多年歷史。我覺得草擬《基本法》的專家很有先見，因為普選制度不曾在香港實施，不知是禍是福，意思即是會引致社會動亂、撕裂，抑或真的可以協助立法會幫特區政府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呢？是未知之數。所以，《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都加入一些條款，就是要循序漸進，以及要看實際情況。過去數年，很可惜，香港的民主發展走錯路，變得越來越激進，越來越非理性的民粹，並且令社會越來越撕裂。我們單看2012年第四屆行政長官上任後，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方法成為社會一大爭議。2013年年初，有一位瘋狂學者叫戴耀廷，在《信報》撰寫一篇文章，要爭取《基本法》以外、不符合《基本法》的選舉制度。他說用愛與和平佔中環，當然沒有愛與和平，結果變成非法堵路、暴力衝擊，佔領了中環、銅鑼灣和旺角多個商業區79天。我想邵家輝議員也有慘痛回憶，零售界、飲食界、旅遊界受到很大摧殘，已經種下了動亂的種子。

我有一個建議，我建議有這麼多人爭取議席，希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提出一些客觀標準。我們不說人，撇除人的因素，但要提出一些客觀要求，例如第一，要拿出時間來，正所謂能夠履行職務；第二，要有精力和足夠知識，以及如果我們要不斷提高立法會水平，我們希望下一屆立法會多一些有理性分析能力的議員，不是只靠一些金句，或者責罵官員、出一下鏡，而是真正可以協助特區政府解決問題，提出一些有益有建設性的措施，亦提高整個立法會知識水平。我希望局長向中央政府建議，讓我們下屆有一個水平更高，更能夠監察政府，並且好好地審議政府的立法和開支建議的議會，謹此發言。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主席，《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獲授權根據《決定》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所作的修訂，以確保準確及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在《條例草案》的多項修訂中，我特別關注以下幾個部分，包括更新3個選舉的組成及其產生辦法、更新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其職權，以及引入條例以禁止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等。首先，我想說說更新3個選舉的組成及其產生辦法。主席，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員會人數將由1,200人增至1,500人，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增加了港區政協委員的名額、全國性團體港區代表、地區組織、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擴闊了選民基礎，修訂將更能體現《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廣泛代表及均衡參與。在新的民主選舉制度下，立法會議員人數由70人增至90人，候選人必須取得選委會每個界別一定數量的提名，新制度明顯更能體現廣泛代表及均衡參與的精神，讓社會上更多不同界別人士投身立法會，有助突破某個地區、界別、團體的利益局限性，更好地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讓立法會發揮更大功能，有助特區政府良好管治。此外，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委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40名立法會議員，將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選民基礎上有共同基礎，有利於行政和立法的溝通，以及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同時，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選委會每個界別中取得不少於15個提名，總提名亦不能少於188個，此舉可避免行政長官傾斜於某一個界別，有助行政長官面向整個社會，有效施政，對香港未來政治和經濟發展均有正面及積極的幫助。在選委會的委員產生方面，我注意到，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擔任某一界別分組指明職位的人士，如果是主要官員或以公職身份擔任該職位的公務員，便沒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當出現這種情況時，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席位，應由該名不宜出任的主要官員或公務員，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一人登記為當然委員，而並非由該團體作內部選舉或以其他方式推舉另一人。至於替代人士的產生方式問題，政府亦曾就此澄清和確認。第二點，我想談談更新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以及資審會的組成及職權。主席，修訂將增設資審會，負責審查選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候選人的資格。過去由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這個做法並不合適，亦欠缺統一標準。現時由資審會負責審查，便有統一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把"愛國者治港"這項重要原則法律化、制度化，做法亦符合《憲法》及《基本法》，以全面落實貫徹"愛國者治港"，這絕對是香港選舉進程的重要里程碑。另外，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能提出訴訟，不受司法覆核。我認為這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因為候選人是否符合國家安全的標準，最權威的審查機構便是香港國安委，這亦是修訂引入國安委審查意見書制度的原因，有關做法具充分的法律正當性，不容挑戰。我很高興特區政府接納議員、委員的建議，將資審會成員人數上限由5人增加至8人，加入若干社會人士參與，以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

修訂將會阻斷"攬炒派"連同外國勢力透過破壞和操縱選舉，危害香港及國家的安全，所以這些修訂絕對有必要。主席，正如我之前所說，《條例草案》建議修訂8項主體法例及24項附屬法例，對於盡快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阻斷"攬炒派"通過選舉制度漏洞進入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以維護香港國家安全的期望是極之殷切的。

中央親力處理《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這兩大舉措，結合了法律及制度的"組合拳"，終結香港多年的政治亂象，從中央層面為香港提供不容挑戰、堅實可靠的法律理據及制度保障，讓香港能夠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及"愛國者治港"，形神聚焦於香港的發展、經濟及民生。市民形容中央的兩大舉措是維護社會穩定、守護香港未來的利劍和堅盾，香港有着中央最堅實、最可靠的支持，再加上現時中央給予這套寶貴的利劍和堅盾，"愛國者治港"將得以準確及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將可以行久致遠，香港必定會更加繁榮，有更好的明天。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
主席，過去幾年香港大亂，我們看到反國教、違法佔中、旺角暴動、"黑暴""攬炒"、議會暴力一波又一波打擊香港。我們看到在立法會裏，"攬炒派"議員逢中必反，為反而反，"拉布"、搗亂，無日無之。我們看到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區議會被無限政治化，今天已經是一個完全失效的區議會。我們看到外國勢力無所不用其極，利用香港打擊我們國家的發展，更有人明目張膽地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攬炒派"企圖透過"35+"，搶奪香港管治權，說要與香港玉石俱焚。我們看着原本開放、文明、安全的香港國際都會，變成無法無天、暴力先行，有人打着所謂民主公義的旗號，便可以為所欲為的城市。我們亦看到假新聞、假消息滿天飛，不斷製造仇恨，分化社會。香港漸漸變成一個仇恨淹沒理智的地方，香港多年來的發展停滯不前。我們看到幾代人努力建設的香港幾乎化為烏有，甚至危害國家安全。中央政府終於忍無可忍，出手徹底處理這些問題，從根本堵塞漏洞，撥亂反正，讓香港可以重回正軌，重新出發。我們先有《香港國安法》，像金剛棒般立竿見影，止暴制亂，接着再有完善公職人員宣誓效忠的安排，就像一面照妖鏡，也是反中亂港者的金剛圈。今天，我們希望盡快完善選舉制度安排，就像定海神針，確保"愛國者治港"。有了這些法例，反中亂港分子、漢奸和"港獨"支持者便不能夠再染指香港的管治架構，香港將可以真正由亂入治，邁向長治久安。主席，今次條例修訂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有利香港提升管治效能，達致良政善治，亦將優化和改進香港的民主進程和制度，為"愛國者治港"和香港長治久安提供了最堅實的保障。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體制設計都是行政主導，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產生，說明選委會在香港政治體制舉足輕重。我們看到"35+"的陰謀也是希望搶奪選委會議席。所以，在選委會方面，今次修訂的主要改動包括新增第五界別，恢復以團體選民為主，選出功能界別的代表，以及區議會界別不再納入選委會中。改動後的選委會可以讓更多愛國愛港人士參與，有助強化國家意識，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亦能更體現《基本法》的均衡參與原則。至於取消區議會界別，就可以讓區議會去政治化，回歸到為市民提供服務和作為地區行政諮詢架構的初心。同時，立法會的議席按照4：3：2的比例分配，亦可以令立法會的代表更全面和均衡，在履行《基本法》的職責時更加顧及社會的整體利益。主席，對任何地方而言，安全和穩定也是一切的前提。沒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人民的安全和發展就沒有保障，其他政治自由和權利也只會是空談。所以，我們2019年經歷了一年的"黑暴""攬炒"，便會看到香港市民的自由、生命、財產，全部都受到嚴重威脅。這個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當暴力可以肆虐的時候，香港人就沒有人身及言論自由。當有人要"攬炒"香港，說要玉石俱焚的時候，香港就無法改善經濟和民生。新的選舉制度可以讓香港更能實踐"一國兩制"，亦更能保障香港的整體利益。回歸以來，我們有很多問題一直都未解決，土地、房屋、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積累已久，累積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及矛盾。但是，"攬炒派"的人在這些問題上一直以政治掛帥，在立法會內瘋狂"拉布"，令政府的施政效率降低，甚至癱瘓立法會。這些人不斷在議會內阻礙政府施政，但卻責罵政府不做事。通過完善選舉制度後，才可以結束長期以來的這些政治爭拗，亦令我們真正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將會由"大亂"重回"大治"，當然需要選賢任能。今次選委會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會由70席增至90席，都是可以讓更多德才兼備、視野廣闊的優秀人才有機會進入管治架構，帶領香港走出當前的困局。我希望在新的施政下，沒有了"攬炒派"的阻撓，官員可以改變一些官僚及守舊的思維，以不避難、勇於突破的精神去施政。政府亦沒有任何藉口，必須有效地解決經濟民生的難題，令市民可以意識到及真的看到管治效能的提升。這段時間，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反對派的人質疑今次的修訂是民主倒退。其實，主席，民主並無國際標準，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而所謂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神話隨着西方社會越來越民粹，看到問題越來越多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已經走到盡頭。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今次中央政府不出手，我們來屆立法會便可能是完全被"攬炒派"，甚至外國勢力操控，成為反中亂港甚至"港獨"的平台。我們可以想象，這個議會怎有可能正常運作，香港怎可能再向前走？如果我們今次不作出修訂，其實真是不堪設想。其實，民主形式是多元的，不能夠只說直選才是正確。況且我們都知道，即使所謂普選產生或"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或議員，都不能夠解決香港所有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接受有利於香港現實的一些制度。今次的《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其實每一項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每一項都是有利於香港良政善治的制度，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採用。在新選舉制度下，我相信守法的反對派仍然有參與政治的空間。但是，未來在議會內，全部都應該是愛國愛港，不會是要"攬炒"香港的人。在這種情形下，我相信香港可以重回正軌，重新出發。所以，主席，我全力支持今次的《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對於香港而言，今天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因為立法會正在審議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能夠從選舉制度上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提升管治質素和效率，實現良政善治，保障香港長遠繁榮穩定。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市面大致回復平靜，但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仍然存在，對國家安全及香港社會穩定構成直接威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早前全票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為進一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訂定具體方案，從根本上堵塞選舉漏洞，確保"愛國者治港"，我認為絕對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區政府亦有責任透過本地立法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阻止反中亂港勢力進入管治架構。因此，我會全力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主席，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種種亂象，暴露了香港選舉制度存在的漏洞，特別在這數年，一些反中亂港及本土主義的分裂勢力公然鼓吹"港獨"主張，企圖利用制度上的灰色地帶，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甚至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一些反對派政客利用立法會和區議會平台及其公職人員身份，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公然宣揚對抗國家主張，為"港獨"勢力搖旗吶喊，甚至走到外國"唱衰"香港，邀請反華勢力及外國勢力插手香港特區事務，他們的種種行為均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2019年下半年，"黑暴"橫行、外國勢力指手劃腳，一些政客煽動年輕人以身試法，公然宣揚"港獨"，衝擊立法會、警察總部、政府總部甚至是中央駐港機構，試問哪個國家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呢？這次由中央出手填補香港選舉漏洞，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並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提供不可挑戰的法律保障，我認為除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外，亦能保障香港長遠繁榮穩定，意義非常重大且深遠。說回今天審議的《條例草案》，內容十分具體和詳細，涵蓋面非常廣泛，將全國人大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具體化和清晰化。《條例草案》羅列日後1,5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生方法，包括由個人或團體選舉產生、當然委員及由指定合資格團體提名產生，亦列明各個界別分組所涉及的團體或組織等名單，整個架構十分全面及多元化，充分體現具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原則，既符合香港整體利益，亦有助推動香港民主穩步前行。立法會方面，90個議席劃分為40席由選委會界別選出、30席由功能界別選出，另有20席為分區直選議席。有關規定有利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汲取各界聲音，兼顧社會各階層的聲音和訴求。同時，新增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也能夠阻止反中亂港勢力進入政權架構，有利於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主席，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工商和專業界的聲音對香港發展舉足輕重。這次為立法會新增設商界議席，並且為選委會新增設15個中小企議席，我認為日後工商界在立法會和選委會的代表性將會更廣泛、更均衡、更全面。我也相信日後立法會新增設的40個選委會議席將會有不少代表來自工商專業界，為有意從政的工商專業界人士和年輕人帶來更廣泛的議政和參政空間。我相信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競爭仍然會很激烈。作為立法會議員，除了要有堅定的立場和擔當，亦要深刻認識國情和擁有正確的判斷能力，帶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政者亦必須對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有透徹了解，就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包括房屋問題、就業情況、人口老化、經濟轉型等，提出有見地和可以執行的建議。主席，在反修例運動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夾擊下，香港已經沒有吵吵鬧鬧的本錢，社會已經凝聚了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我們必須盡快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有能力的愛國者加入管治架構。我們可以預期完成修例之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管治團隊，位置將更為突出，作用更為重要。未來1年，香港有3場重要的選舉，特區政府需要積極落實全國人大的《決定》，妥善處理未來1年各項選舉的安排，過程中亦需要聆聽社會各界意見，做好公眾解說的工作。我們也期望特區政府能全面配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包括未來在公務員招聘和培訓方面作出改革，在教育方面作出改革，並且透過加強宣傳，讓"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深入民心。主席，完善選舉制度後，"一國兩制"將步入新階段。我期望香港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回歸理性，聚焦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包括房屋、土地、貧窮及就業問題等。

至於新的立法會組成之後也應該展現出新會風，提升議事質素及辦事效率，讓投資者安心在香港投資，讓全港市民都能夠安居樂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我們數名可以回來大樓的同事，相信這輩子也不會忘記當天的混亂和驚險。今天立法會和香港社會的穩定，跟兩年前相差很遠。全靠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香港社會才能夠恢復秩序。主席，再看看你現時坐的位置，在一年多兩年前的2019年的7月1日，被進入大樓的人大肆塗污和破壞。我記得7月1日之後，我以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與其他議員同事進入會議廳，看一看被破壞的場面，這個會議廳簡直是被破壞到體無完膚，座位被人毀壞，有鐵馬和鐵欄搬進來，暴徒吃剩的飯盒、飲品和垃圾隨處可見。大家可以想象當時的亂象，在這個大樓內，除了會議廳開會時出現的混亂，還有會議室1，即最大的會議室，最常看到的場面包括擲臭水、拉黑布、爬高、圍主席台等情況。我們可以想一想，過去其實犧牲了多少寶貴的議會時間？有多少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呢？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果斷出手，先在去年推出《香港國安法》，遏止"黑暴"，再在今年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令我們的議會能夠重回正軌。主席，在3月中，當全國人大宣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我有機會在一個場合中，與5個國家駐港的總領事和數名反對派前議員會面。在當天的會面中，我一人對他們數人，他們提出很多疑問和問題，我都逐一回答。我想在此分享當中數個重點。首先，他們當天不斷重複，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人的自由權利大幅減少，而完善選舉制度後，便會限制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參選和從政的機會。我告訴他們，在"黑暴"期間，市民連出街、逛街、吃飯和看戲的自由也沒有，因為商場無故有人"和你shop"。

在"黑暴"期間，市民真的失去自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如果問市民失去了甚麼自由，我想有一種自由失去了，便是顛覆政權、勾結外國勢力、推翻政府的自由，但這是犯法的。有人說，立法完善選舉制度，會令年輕人參選和參政的機會受到限制，其實這是多餘的。事實上，完善選舉制度的目的只是要落實"愛國者治港"，這個制度只是將一些反中亂港的人摒棄於制度以外。如果一個人根本沒有勾結外國勢力，不是顛覆政權、反中亂港的分子，無論是年輕人還是甚麼年紀的人，也不會被摒棄於選舉制度之外，不會被剝削參加選舉的權利。

事實上，大家看到，自從去年11月"攬炒派"議員總辭後，這個議會也不是只有一把聲音，我們在很多政策問題上，也有很多理性的辯論。事實上，為何中央要完善選舉制度呢？我認為不只是要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更要解決香港一些深層次問題。所以，我十分鼓勵一些反對派人士參選，即使我們彼此有不同政見，但只要他們是愛國人士，符合愛國愛港的原則，也應該參選，共同在議會內解決香港的問題。我們希望議會內能夠有不同的聲音，而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便是為香港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令市民能夠更加幸福。此外，在當天的聚會上，有外國領事又表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選舉只會成為建制派"爭位"的遊戲，只會讓建制派爭"櫈仔"坐。相反，我認為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只會令建制派更加團結，因為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如果建制派要取得議會更多的議席，大家要更加團結合作，才能夠取得更多選票和議席。所以，這不會令建制派"爭位"，爭"櫈仔"，反而能夠促使建制派更加團結，我相信這是中央考慮和設計新制度時的心思，也是他們的初心。主席，在本月初，我提出私人法案，禁止業主濫收水費，保障基層租戶的權益，我很高興能夠得到議會內各個黨派、各個界別議員的一致支持，表明這個議會的議員也是齊心為香港市民做實事。我十分期望，在通過今天的《條例草案》，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日後這個議會能夠更高效運作，能夠提出更多類似我提出的私人法案，透過不同法例和措施幫助基層市民，令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得到解決，令香港市民能夠有更大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為人民謀幸福，也是每一位從政者的初心。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恢復二讀。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今天對於香港來說有着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完善了的選舉制度將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亦象徵我們的議會回復理性辯論，回復為專注民生、專注經濟的議會，亦可令香港特區政府的精力投放在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之上，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主席，為何我剛才說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我會感到很欣慰呢？其實我在這個議會出任議員不經不覺已經是第三屆，我剛才在樓上撰寫這篇發言稿時，我看着我的辦公室內有很多感謝狀、很多與市民的合照，我便在想，究竟我自己從政的初心是甚麼？剛好在數天前，有電視台重播我在1999年5月20日接受的一個訪問，當時記者問我，擔任議員助理或社區幹事的薪酬不高並且辛苦，所有事情都要"一腳踢"，為何我仍要做呢？我當時回答說，如果我能夠在一個崗位上服務香港市民和服務香港，即使只是改善社區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我也感到非常開心。隨着我的工作崗位改變，我接觸的市民亦越來越多。這麼多年以來，我領略的一個道理是，香港必須穩定，因為穩定關乎每個家庭、每名市民。

"我當時不太了解他在說甚麼，但隨着個人的成長，特別在兩年前，我們看到香港社會受到反對派的挑動，受到"黑暴"的衝擊，那時社會的動盪，令我深深明白社會穩定是多麼重要，而這麼普通的一件事情，也並非唾手可得。所以，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其實便是保障香港市民的生計，而我們每天在這裏說的政治，其實並非如反對派所說般那麼虛無縹緲的東西，我們在說的政治，即是香港市民的生計，香港的經濟發展。我記得我第一天進入這個議會時，我告訴自己要充分利用這崗位，幫助社會解決一些問題，因為沒有人能保證我在4年後一定可以連任，一定可以繼續留在議會內。所以，我在議會提出的第一項議案是關注青年人的"4業"，即學業、就業、住屋置業和創業的問題。所以，從第一天開始，我便希望利用這平台來解決問題，但經過10多年，我覺得能夠做的似乎不太多。大家會說我的能力不足，又或我們的社會或政府不重視這些問題，這些都有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在議會內，有很多事情在"拖我們後腿"。我原本以為進入議會可以做很多事，怎料原來落差也頗大。現在回望過去，發覺其實很多事情做不到，是因為有很多議員，特別是反對派議員沒有服務市民的初心。

當然，在議會裏，即使是建制派也有不同的政見，但只要大家服務市民、服務香港的初心是一樣便沒有問題。當反對派在議會搞"拉布"、搞破壞的時候，當我們想向前走，他們卻拉我們後退一步，一加一減就變了原地踏步。十多年以來想處理的一些民生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均無法處理，很大原因就是被"拉布"拖垮。當然，大家會說搞事的人四處也有，但如果讓搞事的人進入立法會，後果便非常嚴重，正如我剛才舉出的實質例子一樣。所以，我們看到之前的選舉制度其實是有問題。今次完善了選舉制度，可以令更多有心服務市民的人進入議會，亦讓更多有能力、有承擔、真誠為香港市民的人進入議會，他們甚至可以競選行政長官。也許主席會問我，搞事與做事的人有甚麼分別？

其實，標準從來沒變，也就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即"愛國者治港"。這絕對不是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在鄧小平先生設計和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就已經訂立。所以，今次修例的核心精神，就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因此，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必須能夠選賢與能，選出一些做實事的人，排除一些搞事的人，立法會才可以履行職責，否則我們只會繼續像以往般，每次開會也是吵架、衝擊主席台，接着被保安趕走或抬走、潑臭水，繼續不斷休會，吵吵鬧鬧，甚麼也做不到。主席，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中央作出一系列的決定，必定經過深思熟慮。正如中央官員說，中央對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負有最大的責任，對於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亦負有最大的責任。面對之前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和風險，中央亦有權力和責任完善。今天在席的每位議員很用心地審議和辯論這項旨在完善選舉法例的《條例草案》，我們亦希望透過今次辯論，能夠澄清一些錯誤的信息。有些反對派人士說中央現在提出完善選舉制度，其實並不是完善制度，而是想排除一些反對派的人，這些其實便是反對派一貫以來的伎倆。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不了解"一國兩制"，還是刻意歪曲"一國兩制"，把一個明明是完善的制度說成倒退的制度。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議會依然有效運作，對於政府的一些議案或撥款要求，如果政府做得不好，議員同樣作出批評，而政府提出的撥款要求亦未必得到立法會的同意，這說明了議會能夠"是其是，非其非"的重要性。所以，主席，我在此再明確表示，我支持今次《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和三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以落實"愛國者治港"。代理主席，當下世界正面對百年未有之巨變，在國際關係中最大的矛盾是甚麼？代理主席，我認為是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就好像我們國家的發展理念一樣，對抗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巧取豪奪。這個就是最大的矛盾。在這個國際大氣候之下，香港很不幸成為了國際鬥爭的最前線。大家回憶過去數年的發展，我們經歷了2014年的佔中、2016年的"旺暴"及2019年的反修例"黑暴"。幸好，香港到現在由亂及治，除了有賴香港市民，包括警隊及在座各位的努力之外，更關鍵的是需要中央出手。中央在去年6月30日實施了《香港國安法》，震懾了"攬炒派"顛覆、"港獨"、恐怖主義、勾結外國勢力等違法行為，令我們有法可依，有法可執；亦就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相關的決定，踢走了那些"食碗面、反碗底"的"攬炒派"議員。到今年再次出手，2021年3月11日作出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通過了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到了今天最後關鍵的時刻，本地立法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我相信法案亦會很快通過，香港被"攬炒派"騎劫將會成為歷史。我作為議員4年多以來，我覺得這是我們議會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成就。我們透過今次的修例，落實"愛國者治港"，踢走"攬炒派"，就是要阻止"攬炒派"用公帑攻擊國家、破壞香港。大家都知道，立法會議員的權力相當重要，有立法權和財政權，每一屆更加有接近1,000萬元的公帑，可用於議員的薪津和議員辦事處的開支等，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職。"攬炒派"過去利用這個非常寬鬆的選舉制度，"入建制、反建制"，顛覆國家政權，甚至作出一些分裂國家、鼓吹"港獨"的言論。更令人憤慨的是，他們領受公帑，一年去美國或其他歐美國家數次，"唱衰"香港，要求一些外國政客制裁香港和國家。

我們的經濟已經被鄰近的深圳超越，亦被新加坡超越，人家踏踏實實搞經濟、搞民生，香港就日日在這裏搞政治，市民的生活又怎會好呢？出現了經濟不前，貧富懸殊擴大，居住環境越來越差，但是，過去這群"攬炒派"的行為非常可耻，其中一件事我一定要批評他們，就是他們最喜歡葉公好龍。

就是他們口口聲聲說很想要某些東西，很想追求某些價值，但到政府說要做的時候，他們卻千方百計搞污名化，拉倒這些事情。最明顯的是，我們本來有機會普選行政長官，在2015年他們否決了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普選行政長官本來已經是垂手可得的事情，但是這群人口裏說民主，實質是反民主，令市民至今未能夠普選行政長官。在民生上，"攬炒派"口口聲聲說很緊張市民沒有屋住，但往往當有土地發展、填海和收地計劃時，他們便用盡所有辦法去鼓動一些矛盾，阻撓收地和填海，把事情小事化大，總之令土地發展難上加難。由此可見，這些政客不是為了甚麼，就只是為了選票及個人利益，因為"攬炒派"知道，如果香港民主進程有進展，他們便不能藉此攻擊政府；如果搞好了民生，他們反對政府的票便會減少，所以"攬炒派"的真正本質是不會想香港好的。繼而發展至2019年，他們就更加誇張，所謂的"三不"政策，"不分化、不割席、不篤灰"，大家仍歷歷在目，完全顛倒是非。他們包庇逃犯，所以反對《逃犯條例》，透過暴力和謊言不停滾動、循環，製造更多矛盾及衝突，甚至有人闖進立法會大樓破壞，他們也不敢譴責一句，是徹徹底底的墮落。這種墮落不限於激進反對派，連以前被稱為泛民主派的人士，也徹底墮落成為"攬炒派"，正正就是這個過程。所以，在我們新的社會制度下，香港要重新上路，一定不能讓這些人再次干擾香港的發展。最近越來越多事情被披露，法庭近期不同的宣布，包括最近"爆眼女"的事件，越來越多事情令香港市民擦亮眼睛，了解事實。說回選舉制度，今次修訂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們要完善選舉制度，但我想說這更是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完善我們的民主制度。其實，民主是每個政治制度必定要有的元素，但甚麼是民主呢？代理主席，我覺得民主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制度上、程序上的民主，這就是選舉制度；另一個是實質的民主，指制度能否為市民帶來更好的生活，能否帶來良政善治，能否解決社會問題。我們要按照目標來設計民主程序，而不是靠一些政治學術教課書，教條式地設計民主制度。談到程序民主，西方式一定認為"一人一票"普選最好，而《基本法》亦表達了這個方向，沒有改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此外，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是為了絕對杜絕"攬炒派"、破壞國家及香港的人加入議會，這些之前已說過了。

相反，我們的國家做得比那些所謂的民主國家更加好。所以，我覺得我們現時設計的政治制度一定要有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要面向將來，我們已浪費了太多時間，我們建設力量的朋友要加強社會各方面的建設，在社會上找更多人才，加入議會和政府，在各個諮詢架構向政府提出更好的建議，在各種居民組織中發揮能量，凝聚社區等，希望透過各種方法完善社會，除了制度上的改善，也完善我們的實質民主操作，最後達致改善市民的生活，令"一國兩制"的發展走上一個新的高度。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代理主席，的確是中央救香港，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香港社會終於回復平靜，起到一個震懾作用，使我們的社會不需要再受"黑暴"所威脅；而再透過這次的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讓我們可以進一步堵塞選舉制度中的漏洞。

我們回帶看看，我們一直都應該說"愛國者治港"是否得到全面的落實。

大家知道，我們從2019年發生的"黑暴"看到，選舉制度出現漏洞可以帶來多大的遺害。我們先看到的是，立法會議員居然利用其公職崗位公然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打擊中國，明裏暗裏支持當時的暴動，甚至基本上是分裂國家，背後支持"港獨"的行為也有看到。我們看到原來有人，特別是立法會議員，利用公職崗位竟然可以達致分裂國家等危害國家安全的目的。我們更加覺得，如果我們看到這些漏洞，讓它們繼續存在而不予堵塞，讓這群人將來繼續危害國家安全，是相當危險的。今天我們選擇在這裏透過今次的本地立法，希望能夠堵塞這方面的漏洞，不要再有2019年"黑暴"、暴動等情況再在香港出現，因為我們看到市民的而且確真的受夠當日的"黑暴"，我們不可能讓這些情況再次發生，因此，必須堵塞這方面的漏洞。代理主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布關於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社會上出現了很多討論。在這裏我亦想特別提到，這次完善選舉制度中有幾個精髓，我希望在這裏可以再三表述一下，特別是這次完善選舉制度，我們看到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由1,200人增至1,500人。同時，我們看到，將來新一屆的立法會由70席增加至90席，而在90席中有40席由選委會產生，30席是功能界別，20席是地區直選。其實我們看到在這次建構的組成中，特別體現出均衡參與的精神，因為我們不要忘記，其實我們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設計，是強調各界的均衡參與。

換言之，未來的議會更加可以從整體利益的角度處理香港的問題，特別是選委會的新增界別席位，亦可超越一些固有界別的利益或者地區利益，尤其是在地區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也能取得平衡，最後大家可以從整體利益的角度達到共識，然後再向前行。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香港社會總是需要有一個設計制度，除突顯均衡參與，有各界不同代表的聲音外，我們還需要有一個機制，不能夠議而不決，我們需要一個機制最後達到決定，然後向前行。

大家知道，過去每次舉行選舉時，"攬炒派"都會將香港和內地的矛盾不斷發酵和挑撥，甚至煽動一些反中國、反國家的情緒，透過這些惡行爭取市民的支持。其實這些對香港整體來說是非常壞的情況，可幸的是，這次落實完善選舉制度後，我們相信未來無須再糾纏於這些煽動人反國家、反中的情緒，又或者煽動香港與內地間的矛盾，我們不用再面對這些事情，香港社會和議會能夠集中精神處理民生事務和問題。當然，這亦牽涉到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我要再三說清楚，資審會是一個把關，要確保參選者的確符合"愛國者"的標準，而不能是反中亂港的人士，我認為這一點要說清楚，我們需要這個把關。

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情況發生，絕不能袖手旁觀。而且，我再三強調，透過這次完善選舉制度，我們希望香港可以達到良政善治的局面，未來能夠集中精力處理好相關的民生問題，讓香港可以繼續向前行，做好"一國兩制"的工作，好好把握國家給我們的機遇，讓香港再重新出發去發展。

代理主席，《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在4月13日刊憲，14日在立法會大會上首讀，16日成立法案委員會。立法會經過個多月以來的努力，《條例草案》今天終於可以提交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我所屬界別鄉議局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究其原因，就是自回歸以來，反對派透過選舉制度的漏洞進入議會，利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平台，濫用議事程序阻撓政府施政，導致很多涉及民生的法案均無法通過，大量基建工程被延誤，打翻了很多市民的飯碗。更嚴重的是，反對派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成為"攬炒"、"黑暴"和"港獨"派，他們不但想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甚至勾結外部勢力，企圖將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嚴重損害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情況已經到了中央必須出手的地步。2019年"黑暴"禍港，立法會大樓被毀於一旦，中資機構被惡意破壞，市民被"黑衣人"無差別攻擊，警隊疲於奔命，我相信很多人依然歷歷在目，猶有餘悸。2020年，中央政府終於出手訂立《香港國安法》，即時起了重大的震懾作用，不但平息了持續多月的社會動亂，更將一些反中亂港、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繩之於法。然而，特區選舉制度依然存在漏洞，立法會7個月也未能選出內務委員會主席，維護國家尊嚴的《國歌條例草案》拖延了1年多，大大小小有利民生經濟的法案均被無了期拖延，令香港幾乎進入不能管治的境地。當時的無力感，我身在其中，亦不禁要問，究竟香港甚麼時候可以走出困境，重新出發呢？為徹底解決問題，中央政府再度出手，從國家層面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香港可以撥亂反正、由亂及治。我相信只有"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貫徹落實，香港才可以長治久安，香港的民主才可以健康發展起來。今年3月11日，全國人大會議高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3月30日人大常委會會議亦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做法完全是對症下藥，為落實"愛國者治港"踏出重要的一步，亦合法合憲，合情合理。代理主席，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重新構建選委會。選委會由現時的1,200人增至1,500人；新增的第五界別，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擔任當然委員，有關全國性團體的香港代表亦會互選選委，不但令選委會具更廣泛的代表性，亦可確保選委會委員以愛國者為主體，從國家發展大局的高度審視問題，令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選委會獲賦予兩項新的重要職能，負責選舉40名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以及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和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完全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考慮，亦能鼓勵更多有能之士進入立法會，協助立法會更好地履行其憲制責任，與特區政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至於規定選委會委員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和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亦可強化候選人的代表性和認受性，令候選人必須顧及不同界別的利益和訴求，同時亦把不同界別、團體和地區的利益，與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互相結合。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至90席，令立法會具更廣泛的民意基礎。我想特別提出，鄉議局在立法會的功能界別議席獲得保留，在選委會中的界別分組席位更有所增加，完全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鄉議局的信任和支持。我對於這份支持和信任，表示衷心感謝。

經過法案委員會同事的努力，今天終於可以進行二讀辯論。我相信廣大香港市民也支持《條例草案》。事實上，自從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建制派短短數日已經收集到238萬名市民聯署支持，可見人大的《決定》是民心所向。大家均希望盡快完善選舉制度，讓社會可以重回正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代理主席，我再次代表鄉議局支持《條例草案》通過，亦多謝政府聆聽民意，作出400多項修正。未來還有很多複雜而龐大的工作需要做，包括五大直選區重新劃為10個，以及選委會界別重新構建後所衍生出來的選民登記工作。政府必須向各界好好解說法例如何落地執行，始終不同界別對新法例的執行未必完全清楚了解，包括具多重身份的人士屬於哪個界別、可以循哪個界別參與選舉等。要解說理順清楚，以應付未來3場重要選舉，使人大的《決定》得以圓滿落實，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也聽過妥協是政治的藝術，如何妥協是很高深的學問。我可以肯定一件事，並且在此告訴大家，那便是在反對派或泛民的前議員中，沒有人懂得政治，更沒有人懂得妥協。如果大家記得，在2010年5月24日，民主黨有3位成員，包括何俊仁、劉慧卿和張文光，第一次進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與時任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法律部部長馮巍及副部長劉春華會面。便是中央接受民主黨的方案，在2012年，立法會議員由60席變為70席，加入超級區議會，這正正證明中央肯接受不同派別的意見，不論是建制派或泛民派，當時他們接受了這方案，令香港的政改方案踏前一步。老實說，所謂的超級區議會，雖然說是功能界別——代理主席你是由此界別選出的——但其實根本便是直選，是大範圍的直選，這便是民主選舉的進步。

當中央開出一些條件，大家也知道，泛民主派認為這會變成假普選或這樣那樣的，於是不肯接受，最終否決了。這正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中央肯與不同的人士討論，亦肯作出妥協，但泛民或反對派卻不接受任何中央開出或特區政府開出的條件，最終今天有何結果？

泛民不接受中央的建議，推翻或否決2012年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還要在2014年弄出佔中，更在2019年弄出"黑暴"，破壞香港，而特區政府卻沒有能力處理。所以，中央便出手，在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今年再提出我們今天討論的完善選舉制度。反正說甚麼也好，他們泛民、反對派或"攬炒派"也不會接受，於是中央便提出一種他們認為對香港最好的制度。所以，我們這兩天將會進行討論，如無意外大家都會支持通過，這才能令香港未來的發展穩定。

但問題是，在考慮到大局的情況下，業界絕對接受一種妥協，加上最大的影響只不過是他們有些人在今年12月未必可以投票，但同一時間，他們可以加入一些指定的紡織界商會，然後在下一屆時，他們便重新獲得投票權。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顧全大局的情況下，妥協是絕對需要的，也要懂得如何去做。代理主席，另一個問題是，有些人說今天改變選舉制度會否影響民主進程呢？民主不是單靠選舉作為指標，民主並不是一定"一人一票"選出來便等於民主。實際上，民主背後的理念是以民為主，以民為本，即最重要的是政府懂得如何以民為主和以民為本。但很可惜，現屆特區政府做不到，否則其整體支持度也不會這麼低。當然，如果這兩天可以通過這項完善選舉制度的法案後，大家都期望有一個新景象，但新景象是要靠現屆政府還是下屆政府來處理呢？他們的態度又如何呢？這便有待大家一起合作，而在這段時間，張建宗司長也經常說要多溝通，多聆聽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當然，大家都期待的一個新景象是，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既是合作，同時亦互相監察。

代理主席，我們現正審議的，是《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在數個月前，我們得知要採用"一籃子"的方式作出修訂，我認為不太可能。事實上，當中牽涉的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非常多。最終，據我理解，政府安排了一個所謂審議框架，按照框架作出相關法例修訂。所以，我相信稍後就政府的修正案投票時，會與之前有些分別，因為事實上，當中牽涉很多不同的"交叉"法律。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及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意義，我認為這意義是過去這麼多年來從沒出現過的。今次有關香港選舉制度的修訂，嚴格來說，其實是香港管治制度的修訂，我會視之為"港人治港"的真正試金石。過去，當然很多市民均認為香港沒有所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我們無法落實"港人治港"，但據我理解，在北京眼中，至少特首是從香港的不同界別，經過以往的選舉制度而產生的。但是，經過這數年的政治變化，出現了一個相當明顯的情況，便是因應過去的選舉制度，似乎我們的議會以至管治團隊，不是單純的"港人治港"，它並不能做到所謂真正的"港人治港"。今次有關選舉制度的修訂，頗明顯地將一些所謂外部勢力排斥或掃除於香港的制度以外。

但是，在未來5年，萬一出現好像之前的亂狀，那怎麼辦？

事實上，我認為這個改變真正的部分，是究竟在5年後，我們是否仍然有所謂"港人治港"的政治方向，又或是我們理解的《基本法》的基本綱領呢？

有否問過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我而言，那並非是單純的街頭衝突，2019年最危險的情況是，原來在我們的制度下，可以有權力不穩的狀況出現，可以有一個月份是管治真空。所以，這次的修訂，無論大家如何把責任歸因於泛民議員也好，在座每位也要背上一個責任，這是既成的事實。

這次修訂，尤其是一些細節，絕對是要商榷的，例如關於選委會的組成。過去，我們理解的是，且不要說議會的組成有多少席是經功能界別或直選產生，最少我們知道，過去參選並不需要取得所謂選委會委員的授權，然後才可參與選舉。現時在重構選委會的部分其實加入了一個元素，這個元素有利也有弊，這個元素是裙帶關係。

這是一個小圈子選舉，大家"圍威喂"，互相"搵着數"，與"圍標"沒甚麼分別。不會說有利益輸送，但會涉及利益輸送。

以裙帶關係作為一個選舉門檻，它帶來的是龐大的腐敗機制。因此，我過去在法案委員會不斷詢問，究竟我們如何防貪？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
在發言前，我想先回應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到他認為《條例草案》會造成的後果。

但大家可以想象到，我們的社會要穩定和發展，如果政府的工務工程無法進展，又怎可以令香港經濟發展起來呢？鄭松泰議員無須擔心，《條例草案》在2021年通過後，2022年開始的新一屆立法會必定可以令香港回復正軌，達到高水平的發展。今天，為了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出爐，其實也是為勢所逼、迫不得已的，原因我剛才也提到了。在2019年6月後，"黑暴"肆虐，令香港處於一個動亂狀態。這些"黑暴"勾結外國勢力，攪亂香港，要"攬炒"香港，令香港處於動亂狀況。外部勢力搞香港，其實便是針對我們國家，最終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的發展。"台灣牌"、"香港牌"、"新疆牌"也是外國勢力慣用的招數。它們串同"攬炒派"和"黑暴"，藉反修例事件搞事，煽動香港市民抗拒中央政府和香港的管治。立法會運作被癱瘓，特區政府施政被阻礙。戴耀廷甚至提出"攬炒十部曲"，最明目張膽的就是明言要癱瘓立法會，迫行政長官辭職，最終要奪取管治權。他們這些行為嚴重危害了香港的憲政秩序，挑戰國家主權。這些慘痛經驗大家也是記憶猶新的。可以說，自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高度寬容，在政制發展上所給予的廣闊空間，全部被"攬炒"分子一次過"清袋"。在香港最危急的時候，中央只能夠被迫出手，保護香港、保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至關重要。在2020年6月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是要先穩定香港局勢，保住香港不致繼續被破壞、沉淪下去，市民不致繼續惶恐度日。事實證明，《香港國安法》能夠控制局面，令香港社會迅速回復平靜。香港暴亂雖然被遏止，但如果制度上仍然存在漏洞，外部勢力和"攬炒派"始終會找機會反撲。所以，立法會今天必須走的一步，就是完善選舉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2021年3月11日作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提出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第一，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第二，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第三，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第四，切實提高特區治理效能。第五，保障特區永久性居民能夠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要為選舉制度、議會制度設立一道防火牆，防止禍港勢力和"攬炒派"透過選舉制度進入特區的政治體制。

前公民黨的郭榮鏗在立法會拖延了7個月，令內務委員會"搞唔成"，還有朱凱廸潑污議事堂，其他"攬炒派"議員阻撓會議進行也不計其數。議會無法運作，政府無法有效施政，最終受害的就是香港市民。只要香港的政治體制保護得好，才能夠確保香港可以繼續發展。香港依法施政不能夠被拖後腿，特別現在疫情有機會"清零"時更需要進行疫後重建，政府和立法會已經無時間可以浪費了。完善選舉制度並不是要趕絕泛民，只是要隔絕禍港分子和"攬炒派"進入建制威脅香港和國家。甚麼是"愛國者治港"？簡單來說，就是要尊重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保護國家和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願意效忠《基本法》和特區政府，願意為香港的未來服務。《條例草案》賦權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特首參選人之外，還可以提名立法會參選人。如果這些參選人能夠獲得提名，即得到大部分香港各界人士支持，那麼，日後這些立法會議員就具有全面認受性。主席，在現在百年大變局的時代，香港的確需要適應和採取措施應對。對任何侵害香港利益的舉動，一定需要建構一條護城河，讓城中的人可以安居，讓城中的經濟可以發展，讓城中的民主進程可以前進。

主席，今天提交大會恢復二讀辯論及三讀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顧名思義，是要"完善"我們的選舉制度。有些建制派人士以選舉委員會為例，指出人數較原來增加300名，由原先的1,200人增至1,500人，令政治光譜擴闊了。本來在新的"一國兩制"精神下，增加多些與中央有密切關係的機構和人物，可能是無可厚非。不過，問題不單是這樣，還要對原來1,200人的選委會來個"大手術"，將不少個人票的專業界別分組一分為二，一半改為由當然委員或提名的方法產生，餘下一半則由選舉產生，但選民基礎就由個人票改為團體票，而這些新加入的團體，更是與中央關係密切或是絕對可信任的團體和機構。法律界、教育界、會計界、資訊科技界、社福界等無一幸免。他們除可像以前般，選出中央信任的特首外，還可以選出40個立法會議席，佔議會七分之四議席。改革後的選委會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議席減少，餘下議席亦有相當多的當然委員，民意基礎收窄，加上對參選資格審查的重重關卡，日後民意反映相當有限。本月初，林鄭特首主持的《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訪問了香港八和會館主席——人稱"阿姐"的汪明荃。她所屬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席位由60席減至30席，其中15席更透過表列團體提名產生，"阿姐"對此表示不滿，她認為這項安排令很多人失去參選機會，亦失去業內一半聲音。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大手術"，錯位縫合，七拉八湊，將一些看似相同，但其實並不相同的組織拼湊一起，不理他們是否有排斥作用，放在一起便算。以我所屬的醫學界為例，本來立法會和選委會，醫學界和衞生服務界都是分開選，現在立法會功能界別就二合為一，合併為醫療衞生界；選委會的安排亦一樣，但就加入了中醫界。按照2020年選民登記數字，衞生服務界有40,000多名登記選民，其中護士佔大多數，而醫學界只有12,300名選民。不難想象，選舉結果很大可能會是一面倒，醫生最終無得留低。無論是選委會以至是立法會，長遠而言，都未必會再有醫生的聲音，這樣是否"完善"呢？究竟這個"大手術"的社會科學性和代表性在哪裏？

主席，希望香港社會穩定、市民能夠安居樂業的人均應該支持《條例草案》。大家有目共睹，過去幾年，部分反中亂港和激進分子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混入議會後，不但沒有為市民做事、謀福利，反而不務正業，動輒"拉布"鬧事，甚至擲杯、潑漆油、搶文件、擲臭彈，千方百計癱瘓議會，阻止政府有效施政。部分人更公然勾結外國勢力，乞求外國制裁，企圖顛覆政權、危害國家安全。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令市民義憤填膺。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還因《條例草案》體現民主選舉的優化和進步。數據最能客觀說明問題，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委員由原來的1,200席變成1,500席，立法會議席由原來的70席增至90席，增幅分別超過兩成。更可貴的是，這些議席還涵蓋不同的社會界別，具廣泛代表性。根據《條例草案》的內容，選委會新增基層社團、同鄉會社團等團體，增加代表基層的聲音，亦更好地平衡整個選舉制度。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議席採用"雙議席單票制"，不但能夠確保選出最受市民支持的議員，亦能鞭策當選的議員更用心服務社區和市民。《條例草案》的一系列措施足以證明，今次經完善的選舉制度絕對是民主的一大進步。對於有非建制派人士故意戾橫折曲，批評《條例草案》的修訂是民主倒退，是要搞一言堂，甚至認為在經完善的選舉制度下參選是一種屈辱，我認為簡直就是一派胡言。放眼世界，愛國也是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果反對派認為愛國要求是一種"倒退"和"打壓"，那還有誰會相信他們進入特區政治體制後會用心服務市民、維護國家和香港利益？因此，我奉勸這些非建制派人士一句：別再妄想打着"民主"幌子，進行反中亂港的勾當了，因為中央和香港市民都不會再吃這一套。主席，作為金融服務界的議員，我在此代表業界，再次表示我們堅決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我作為金融服務業界的議員，必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在金融服務界進行的調查顯示，最能嚇怕外來投資者的反而是社會動盪不穩和"黑暴"橫行。完善選舉制度，杜絕反中亂港之徒透過選舉制度漏洞混入議會興風作浪，有利於構建和平理性的議會，讓行政、立法可以共同聚焦經濟，改善民生，令香港長治久安，這對外來投資者而言絕對是重大有利因素。事實勝於雄辯，我記得在《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當天，股票市場立即重拾動力，恒生指數單日飆升400多點，昨天股市亦升近500點，今天亦再升了255點。我認為，這反映出投資者對完善選舉制度充滿信心和期望，用實際行動投下肯定的一票。主席，我們經常說"關鍵在於細節"，我支持《條例草案》，因為《條例草案》的修訂不單着眼於選舉大局，還注重選舉的各項細節。例如，《條例草案》優化了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賦權投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在公共選舉中設特別隊伍等。我認為，這些修訂均能優化選舉安排，亦能方便市民參與選舉投票，是十分值得支持的。最後，我由衷希望政府在完成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後，宣傳和解說的工作絕不能停止，要繼續全力以赴，認真做好公眾解說的工作，讓市民都能明白完善選舉制度將有利於議會有效運作、有利於政府施政、有利於市民安居樂業、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主席，今天晴空萬里，陽光普照，正正體現了我對《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歡欣心情。

因此，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可謂功在千秋。主席，我長話短說，除了剛才鄭松泰議員和陳沛然議員兩位議員的發言外，我非常認同其他議員的觀點和論述，他們已經詳盡講述《條例草案》的深遠意義，我在此不想再花時間重複他們的論點。一句說話，我堅決支持和擁護《條例草案》，期望能夠盡快落實和實施。